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就條例草案的辯論及表決安排，委員可參閱講稿附錄。我會先處理沒有修正案的條文。現在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道歉條例草案》。
第1至7及9至13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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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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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條及附表。

到了第二階段，受害者或家屬往往希望透過民事訴訟、紀律聆訊、其他法定機構的調查，甚或可能是立法會進行的調查而跟進事實。在希望知道真相之餘，他們可能也希望在那些場合例如民事法庭，在另一次賠償討論中提出條件，要求由真正犯錯的人親自道歉。

這當然未必是最好，但若要兩害取其輕，我們也不能忘記在制定道歉法之前，政府那種過分謹慎的態度，其實令人相當反感。試想一下，過去的海難事件，政府官員總是不肯道歉，在鉛水事件上，政府更表示不能歸咎個別官員，態度強硬。

主席，我認為現在提出的修正案只是較好的平衡，而並非最佳做法，不過，我知道若再要求就更多情況作出豁免，《條例草案》可能會不獲通過，又或根本不會有人理會我，因這些道理未必可得到大家的接納。

我認為大家真的要小心。

代理主席，我認為司長或代理主席閣下應該澄清一下，因為你剛才的說話，令我有很大疑惑。

你剛才說，秘書處的講稿從政府提供的文本抄寫過來，那麼，即是說政府寫錯了，是不是呢？如果是政府寫錯了，我認為必須澄清，因為我們現在討論的是真正的藍紙條例草案，一旦《道歉條例草案》獲得通過，究竟通過的版本，是"公正公平之舉"，還是"公平之舉"呢？

所以，我認為在繼續辯論之前，司長必須正式澄清，究竟是"公正公平之舉"，還是"公平之舉"？

司長稍後作整體回應時，會考慮是否澄清。請你繼續發言。
代理主席，這樣我很難討論下去，究竟我應該討論"公正公平之舉"，還是"公平之舉"呢？究竟我應該如何發言呢？

究竟政府的最後修訂本是否只有"公平"而沒有"公正"呢？
梁耀忠議員，我已清楚回答你的問題。

如果你說這份文件是最後的，是根據政府提供的文件而寫的，即是政府的最後修訂刪去了那兩個字。

為何你不肯這樣做呢？
我已清楚指出，委員應以藍紙條例草案的文本為準。司長，請你稍後發言時澄清。

事實上，我是想針對"公正公平之舉"這個字眼發言的。
代理主席，我明白梁耀忠議員或其他同事剛才提出的問題。

不過，因為文件沒有寫清楚，我們不知道究竟那是最新版本還是撮要，所以才有這些憂慮。代理主席，剛才特別由於你告訴我，秘書處是根據政府的版本編寫這份撮要，令我以為政府最終的版本沒有"公正"這兩個字，所以才要求你澄清。當時，我其實很希望司長能站起來澄清究竟有沒有這兩個字，但你不同意，要我繼續辯論下去，我覺得這樣辯論對我很困難，為甚麼？代理主席，我覺得中文的"公正公平"這4個字不恰當，甚麼是公正公平？

雖然司長一定會表示，條文的英文版本有"and"字，根據英文慣用的寫法，條文會加入"and"字，而中文版本的法例一般沒有"及"字，但問題在於，大家也知道，香港大多數居民是中國人，中國人讀這項條文時，主要先看中文，看完中文，律師才有責任再看英文，了解中文和英文當中的解釋，但一般市民不會這樣做。司長可否就這次事件再次提醒你的同事，不要習慣成自然，因為現時的環境已有所不同，我們大多數中國人讀條文，真的是以中文為準，希望他可以改變這種模式，不要"公正公平"，而是"公正及公平"，可否這樣？

就是"在顧及一切有關情況下，屬公正公平之舉，方可行使該酌情權"，但現在如何修正？就是刪除"一切有關情況下"而代以"公眾利益或公義原則之後"。

不過，對我來說，這真是一項很弔詭的條文。

事實上，我昨天也說過，很多投訴者常常氣難平，因為事件對他們有很大影響，但官員堅持自己沒有犯錯，所以他們很不忿氣。如果有《條例草案》便好多了，因為官員不用再擔心有法律上的責任，繼而可以道歉。

涂謹申議員以"真誠道歉"這字眼，但我卻認為這是濫用了這字眼。

因為事情不可以呈堂，除非如第82條所說般，即裁斷者可以行使酌情權，但行使酌情權時，要基於公眾利益或公義原則，還要屬於公正公平之舉。在條文看來，像是說不是不可以，但非常困難，因為談到公眾利益或公義原則，如果這件事情既不屬公眾，又不是公義，只是對個人的一些損害時，那怎麼樣呢？是否也可以呈上法庭？雖然條文提到公正公平，但這是很抽象的字眼，確實非常抽象。

同時，我們對於受害人，看似相對上有保障，但事實並非如此，特別以醫療失誤來說，我認為這問題更為嚴重。

郭家麒議員表示，由於醫護人員的工作量和壓力很大等，引致他們出錯，事故的元兇並非醫護人員，而是政府，因為政府未能投放足夠資源處理這些問題。

所以，我們很擔心一些受害人或受害人的家屬，他們如何一直追討責任呢？

我在二讀時已指出，道歉對某些事情是好的，如果有一些爭端能夠透過真誠道歉，讓那些受影響的人士真正平服不滿，從而解決爭端，事實上是好事。

雖然我們今天不能再修改第82條，但以公眾利益和公義原則來說，我認為一般小市民與專業人士的立場可能剛好相反。

這也是具有爭議的法律角度，未必能令受害人得到呈請。

因此，我認為，無疑我們同意需要制定道歉法例，不過，特別是政府官員、政府部門，我想他們要詳細考慮，要如何防止一些同事以濫用或不真誠的做法來向受害人道歉。

我希望大家理解，道歉甚至可以提升至國家政府的層次，例如加拿大，整個政府正式向當年的原居民及華人道歉。當時"賣豬仔"飄洋過海的華人受到歧視和不公平對待，整個國家就此向他們作出道歉。舉例而言，由國家作出的道歉，可以是中共政權向劉曉波道歉及就六四苦難道歉等——但當然，此等事情並未發生。

相信大家也會記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政府同樣就納粹政權屠殺猶太人作出道歉。道歉可以是國家層面的事。當然，香港的法例不適用於大陸，而大陸的法例亦不適用於香港，但很奇怪，稍後會在香港實施"一地兩檢"，大陸法例也可以在香港實施，你說奇怪嗎？行，你不用這樣看着我，我現在繼續就第8條的修訂發言。然而，我仍要指出，道歉並非難事，因為有那麼多國家為本身政府之前的行為作出歷史性的道歉，曾幾何時，上世紀被稱為"道歉世紀"，是人類歷史上的道歉世紀。錯了便承認犯錯，這樣做是對的，是為人的最基本精神，而香港的道歉法同樣高舉這種精神。

第二，我想討論公眾利益的問題。

不過，在香港打官司很昂貴，雖說誰也可以控告他人誹謗，這是技術上的事實，但重點在於你能否負擔律師費及上庭的各種開支。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道歉條例草案》，以及支持政府就第82條提出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其實，第82條說的，是在道歉過程中提出的事實陳述可否被接納為證據的問題。我相信這項修正案涉及的範圍很窄，只是將"顧及一切有關情況下"修訂為"顧及公眾利益或公義原則之後"，令條文更為清晰。我相信，支持《條例草案》的同事，也會支持這項修正案。但是，如果不支持《條例草案》的同事，便想將整項第82條刪除，即不想給予這個例外。不過，在討論這些之前，我要回應一下今早發生的事，關於講稿附錄出現的所謂文本差異。當然，代理主席剛才解釋，講稿附錄並非具法律效力的文件，我們應該根據藍紙條例草案和政府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作為投票依據。講稿附錄是一種輔助工具，讓委員在全體委員會階段審議修正案。雖然文本差異並非出現在政府建議刪除"一切有關情況下"而代以"公眾利益或公義原則之後"的修正案中，而在於後面的"公正公平之舉"。

最後，代理主席接受了涂謹申議員的建議，並予以處理。

政府這次提出《條例草案》的立法目的或政策用意，是"提倡和鼓勵作出道歉，以促進和睦排解爭端"。

其實，排解爭端的過程是要付出成本的，雙方都要付出成本，包括金錢上的成本、精神上的成本、時間上的成本。

回想一下政策的用意，是為解決爭端，達至和解。正如政府所說，須有"及早"解決的意識，降低時間成本。因為，有時爭論的過程會衍生出更多問題、更多爭執，對雙方及整個社會都未必有很大的好處。所以，及早排解爭端，防止爭端惡化，是整條《條例草案》的出發點。人類是會犯錯的，人人都有機會犯錯，或會疏忽、會傷害他人或侵害別人權益。這裏提到的"人"，包括個人、團體、公司和政府。

說到道歉，我便想起曾偉雄，他有一句名言，說警察如果為了維護法紀而要道歉，是天方夜譚。

但另一個層次的考慮，可能是警威不容侵犯。

但政府的確要以身作則，要勇於道歉，勇於承擔責任。

加拿大政府曾經就文化清洗土著在國際層面道歉，國民黨曾就二二八事件道歉，德國就屠殺向猶太人道歉。但是，這些都是經過很漫長的時間後，才會道歉。毛孟靜議員剛才談到的六四道歉，大家都說快要來了，當所有參與事件的人民和當權者離開後，便可以道歉了。但是，這並非我們最想見到的，這並非政府的立法原意。

我記得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昨天回答梁美芬議員的提問時，提出林鄭月娥的管治新風格，就是重建和諧社會，希望社會有更多積極、正面的溝通和互動，為社會環境營造良好氣氛。

如果從頭罩到腳，沒有露出一寸身體，沒有機會被人攻擊，是絕對安全的，那麼做錯事的人可能更願意道歉。

而且，這種全面保護，即從頭罩到腳的"金鐘罩"，亦有違《條例草案》旨在促進排解爭端的政策用意。因為如果道歉者獲得這樣嚴密的保護，對方未必會接受道歉。所謂"道歉"，不是口講道歉便可以，是要達到道歉目的才有意義，就是要排解爭端，防止爭端惡化，及早排解爭端，這才是目標，所以是一個平衡的問題。

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律政司司長就附表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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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經修正的附表。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經修正的附表納入本條例草案。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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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

由於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道歉條例草案》。

主席，我有規程問題。

鑒於議員表示意願發言的名單頗長，可能10多小時也未能完成《條例草案》的各項程序。

本會恢復《2017年印花稅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本會現正處理的《2017年印花稅條例草案》屬政府法案，之後便會處理政府提出的3項擬議決議案，包括《2017年水務設施規例》。根據《議事規則》第181條，本會須先審議政府提交的法案，然後才審議政府提出的擬議決議案。如須調動議程項目的審議次序，須由政府提出要求。然而，政府並無提出有關要求，所以我不批准涂謹申議員該項旨在調動有關議程項目的議案。

本會現在恢復《2017年印花稅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修訂《印花稅條例》，以實施政府當局在2016年11月4日公布的新住宅印花稅措施，就住宅物業交易須予徵收的從價印花稅引入劃一為15%的新稅率，以取代雙倍從價印花稅稅率。《條例草案》建議，新住宅印花稅措施視作在2016年11月5日生效。政府當局表示，稅務局會記錄在2016年11月5日至《印花稅條例》刊憲當日進行的所有物業交易，並會在《印花稅條例》刊憲後發出通知書，提醒有關人士繳納少付的印花稅稅款。此外，政府當局建議維持雙倍從價印花稅機制下的現有豁免安排，以及退回部分稅款的機制。現有的雙倍從價印花稅稅率會繼續適用於非住宅物業交易。不少委員及團體代表認為，需求管理措施成效不彰，無助冷卻過熱的住宅物業市場。部分委員對引入新住宅印花稅的理據不表信服，並認為有關措施反而導致住宅物業價格急升。政府當局解釋，住宅物業價格受多項本地及外來因素互為影響，因此不可單靠一項措施，便能解決物業價格攀升的問題。

政府當局指出，需求管理措施不會減少實質房屋供應，而當局亦已作出豁免安排，照顧沒有擁有任何香港住宅物業的香港永久性居民的置業需求。隨着大部分投機者、投資者和非本地買家離開物業市場，這些措施最終會惠及有真正置業需要的本地買家。有委員認為，政府自2010年起推出的各項需求管理措施，吸引買家偏向購買一手住宅物業而非二手住宅物業。有委員亦認為，一手交易的上升趨勢並不尋常：一手交易佔住宅物業總成交量由2010年的10%上升至2016年的31%，而在2017年的首兩個月，這個比例達29%。對此，政府當局認為二手住宅物業交易數量的變動亦受多項因素影響，包括物業擁有人提出的叫價，以及他們對未來住宅物業市場的期望。相關統計數據顯示，在引入各項需求管理措施後，2013年至2016年的二手住宅物業交易數量保持穩定。不少委員和團體代表強烈建議，為解決市民的住屋需要，特別是基層及中低收入家庭的住屋需要，政府當局應增加公共租住房屋及居者有其屋計劃下的單位供應。政府當局表示，一直致力增加私營房屋及公營房屋的供應。根據《長遠房屋策略》，2017-2018年度至2026-2027年度這10年期的私人單位、公屋單位及資助出售單位的最新供應目標，分別為18萬、20萬和8萬個單位，而公營房屋和私營房屋的供應比例為60：40。法案委員會察悉，政府當局建議維持雙倍從價印花稅機制下的現行豁免安排；當中主要豁免安排為：若代表自己行事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取得住宅物業時，不是任何其他香港住宅物業的實益擁有人，有關交易不須繳付15%的新住宅印花稅，而只須按較低的從價印花稅第2標準稅率繳稅。《條例草案》並無限制以一份文書可取得的住宅物業數目。政府當局表示，《條例》旨在讓稅務局就記錄物業和證券交易的文書徵收印花稅。在既定從價印花稅機制下，若一份文書涉及多個住宅物業，稅務局會按適用於有關文書總代價的稅率，釐定應繳的從價印花稅。因此，若代表自己行事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以一份文書取得多個住宅物業，並在取得物業時不是任何其他香港住宅物業的實益擁有人，有關交易無須繳付新住宅印花稅，而是按較低的從價印花稅第2標準稅率繳稅。大部分委員和團體代表對此極為關注。委員察悉，稅務局的統計數據顯示，該類個案在住宅物業總成交量中所佔的比率，已由引入新住宅印花稅前的約0.5%，上升至2017年3月的2.4%。委員強烈認為，此類取得住宅物業的交易有清晰投資意圖，不應獲豁免新住宅印花稅，促請政府當局採取措施堵塞此漏洞。

在經收緊的豁免安排下，若有關買家以一份文書取得多於一個住宅物業，則有關交易將不再獲得豁免，而須繳付稅率為15%的新住宅印花稅。就如何界定"單一"住宅物業方面，政府當局解釋，稅務局會考慮每宗個案的情況，並會參考相關文件，包括建築圖則、公契、佔用許可證等，以決定有關物業是否屬於"單一"住宅物業。政府當局建議在修訂法案中，開列一些會被視為"單一"住宅物業的例子。大部分委員期望政府當局能夠確保真正的用家不會受到經收緊的豁免安排影響，而政府當局亦應小心界定"單一"住宅物業的定義，以免豁免被濫用。考慮到《條例草案》的範圍，政府當局決定向立法會提交另一項《2017年印花稅條例草案》，以落實經收緊的豁免安排。《第2號條例草案》已於2017年6月7日的立法會會議進行首讀，現正由本法案委員會進行審議。委員察悉，就香港永久性居民以"先買後賣"的方式換樓，新住宅印花稅措施沿用雙倍從價印花稅機制下的退稅安排。根據相關的機制，如果一名香港永久性居民購買新住宅物業以取代其唯一的原有住宅物業，他必須先按新住宅物業印花稅率繳付從價印花稅。如果他可以提交證明文件，證實他在簽立購入新住宅物業的樓契日期後的6個月內，售出其唯一的原有住宅物業，可於法定期內向稅務局申請退還部分從價印花稅，退還的金額相當於按15%新稅率與按第2標準稅率計算的稅款差額。政府當局表示，現時本地銀行有為更換物業的客戶提供過渡貸款，以方便買家應付在換樓期內的財政需要，而該等過渡貸款的還款期通常為6個月。多名委員對退稅機制表示關注，並促請政府當局考慮兩項建議。第一，為減輕更換唯一住宅物業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買家的資金周轉問題，稅務局應該考慮讓有關買家在取得新住宅物業時，無須向稅務局繳付15%的新住宅印花稅，而只須先按第2標準稅率繳付從價印花稅。這些買家須向稅務局提供銀行擔保，而擔保金額為按15%新稅率及第2標準稅率計算的從價印花稅稅款差額。若有關買家沒有在該6個月的期限內處置其唯一的原有物業，稅務局可向提供擔保的銀行追收該筆稅款差額。此外，委員亦建議就處置原有物業的法定期限應由6個月延長至9個月或12個月，讓業主有更多時間更換物業。這是考慮到要物業擁有人在物業市場不活躍的情況下，於取得新物業作替換用途後的6個月內處置他唯一擁有的另一住宅物業的實際困難。就上述第一項建議，政府當局認為，由於難以分辨真正希望換樓的買家，所以如果容許換樓人士以銀行擔保暫緩繳付印花稅，可能會招致一些並無真實意圖出售原有物業的業主，藉換樓的名義拖延繳付印花稅，或趁機持有多於一個住宅物業一段較長時間來獲取利潤。這與推出新住宅印花稅的政策原意不符，亦可能造成漏洞。就延長6個月法定期限的建議，政府當局亦解釋，相關法案委員會在審議《2013年印花稅條例草案》時，已經詳細討論該6個月的法定期限。考慮到當時法案委員會的意見，政府當局在審議該法案時提出修正案，調整原有安排，由從取得新物業的買賣協議日期開始計算6個月時限，改為從取得新物業的售賣轉易契日期開始計算。有關修正案已獲得通過。根據稅務局的統計數據，約九成提出退稅申請的換樓人士，在簽立新住宅物業的售賣轉易契前，或在簽立新住宅物業的售賣轉易契後的首3個月內，已簽立出售原有物業的買賣協議。政府當局認為，如果將處置原有物業的法定時限由6個月延長至9個月甚至12個月，可能會令更多業主藉着換樓為名拖延處置原有的住宅物業，變相讓他們在一段長時間內擁有超過一個住宅物業，這亦與實施新住宅印花稅的政策目標不相符。多名委員不同意政府當局的解釋，認為新住宅印花稅機制為更換住宅物業的真正用家帶來沉重的財政負擔，而6個月的指明期限亦不足以讓他們在市場上以合理價格處置其唯一的住宅物業。涂謹申議員表示會就銀行擔保及延長6個月的法定期限兩項建議提出修正案。《條例》擬議經修訂附表1訂明，就相關文書而言，"所有買賣各方，以及所有其他簽立人"均有法律責任繳付新住宅印花稅。

政府當局解釋，根據《條例》第43條，任何使用可予徵收印花稅的文書的人士，均須負上繳付印花稅的法律責任。因此，如果地產代理希望呈交臨時買賣協議作為證據，向買方或賣方追討地產代理佣金，有關地產代理或須負上繳付印花稅的法律責任。政府當局進一步解釋，《條例》附表1現時訂明，有關文書的所有買賣各方及所有其他簽立人，均有法律責任繳付從價印花稅。《條例草案》並無就此作出任何修訂。然而，政府當局從市場了解，地產代理一般會與客戶就所提供的服務和相關佣金，另外訂立地產代理協議。

如果不符合現行豁免安排，有關交易就要繳付新住宅印花稅。法案委員會對恢復《條例草案》二讀辯論並無異議。

對此，法案委員會並無異議，有關詳情已載列於報告內，法案委員會不會提出任何修正案。

然而，面對現時環球極低息率，資金嚴重泛濫，熱錢紛紛流入住宅物業市場的情況，我認為暫時難以扭轉局面。雖然特區政府在過往數年已想方設法開發土地，以增加私人樓宇、公營房屋及資助出售單位的供應，但增加私人樓宇的供應在一定程度上會有所滯後，不可以一蹴即就，往往在數年、甚至數十年後才可以看到成效。更甚的是，特區政府在增加建屋土地和公私營住宅單位時，往往面對不少阻撓和挑戰，例如地區人士反對及提出司法覆核等，令特區政府在增加住宅單位供應、遏抑樓價的工作事倍功半。在增加房屋供應方面短期內成效不彰的前提下，特區政府透過新的稅務措施，遏抑熾熱的樓市投資需求，從而抑制失控的樓價，某程度上是無可奈可的舉措。民建聯理解及支持有關舉措，希望可以平抑已經失控的樓價。話說回頭，今次俗稱"辣招"的需求管理措施，是政府自2010年以來第五次透過增設不同類別的印花稅或上調稅率，以遏抑樓價。

例如，在舊有的雙倍印花稅機制下，一名投資者購入一個400萬元至600萬元的"上車盤"，只須繳交樓價6%的印花稅，金額大概是24萬元至36萬元，但根據新的從價印花稅，所須繳交的印花稅金額便會上升至60萬元至90萬元。由於過往不少投機者炒賣"上車盤"的稅務成本較低，他們集中炒賣"上車盤"，令"上車盤"的樓價不斷上升，從而增加普羅大眾的置業成本。因此，民建聯原則上支持《條例草案》。

去年11月，政府公布"辣招"後，根據現行《條例》，一名未曾擁有住宅物業的人士在1張住宅物業買賣合約下，一次性購入多個住宅物業，而他就買賣合約內各個住宅物業單位，只須按最基本的印花稅率繳交印花稅。他通過俗稱"一約多伙"的形式，逃避承擔買賣合約內其他住宅單位高達15%的新從價印花稅。因此，在審議《條例草案》期間，法案委員會及社會大眾紛紛要求當局堵塞漏洞。當局最終從善如流，在今年4月提出《第2號條例草案》，以堵塞有關漏洞。《第2號條例草案》將於今年10月立法會復會後再作最後審議。我在現階段不會就《第2號條例草案》作詳細討論，但對於當局肯從善如流堵塞漏洞，我表示支持和肯定。然而，在避免"辣招"影響真正用家方面，當局的做法令人感到十分失望。新的從價印花稅的稅率高達15%，一些需要更換自住物業的市民在購入新的住宅物業時，必須一次性繳交15%的從價印花稅，並在6個月內出售舊有住宅物業，才可以向稅局申請領回新從價印花稅及基本印花稅之間的差額。由於新的從價印花稅稅率極高，有關稅款動輒高達數十萬元甚至過百萬元，對於有換樓需要的市民來說，是極為巨大的財務負擔。此外，6個月換樓期實在太短，有需要換樓的市民未必有充足時間，在市場上放售舊有住宅物業。因此，在審議《條例草案》時，我及各黨派的委員都有同樣的意見。我們要求當局把6個月換樓期延伸至9個月甚至1年，以及容許有換樓需要的市民無須立即繳交15%的從價印花稅，以及可以透過銀行擔保，處理15%從價印花稅與基本印花稅之間的差額。一旦有關的退稅期限屆滿，但市民還未出售舊有住宅物業，他們便要向銀行支付有關的擔保金額。

在政府拒絕有關建議後，周浩鼎議員及涂謹申議員分別提出修正案，把換樓的退稅寬限期由現時的6個月，分別延長至9個月或12個月。涂謹申議員更提出，由銀行擔保及處理新的從價印花稅與基本印花稅之間的差額，以及豁免地產代理繳付從價印花稅的法律責任。主席最終只批准延長換樓退稅期限，以及豁免地產代理繳付新的從價印花稅的法律責任的修正案。不過，我個人認為涂議員提出有關修正案過於倉卒，條文尚未完善，因此，我和民建聯會對涂議員的修正案投棄權票。就處理延長退稅期限，我們會支持周浩鼎議員提出的修正案。

姚松炎議員，請發言。

在6月11日，我也在報章發表題為"'加辣'印花稅無助遏抑樓價"的文章。我希望今天提出一些新意見，並跟大家重溫一些事實和理據。去年11月，由於樓市再度升溫，尤其是細價樓的價格升幅遠遠跑贏大市，市場開始出現所謂"納米樓"的不良現象，政府因而宣布推出進一步需求管理措施，即所謂"加辣"措施，將原來的累進制從價印花稅稅率改為劃一徵收15%新稅率。

如果與推出這項"加辣"措施初期的12月和1月比較，可以看到樓價呈現直線向上的趨勢。

主席，我就《2017年印花稅條例草案》發言，表達我的看法和意見。

如果今天有市民聽到住宅物業呎價為1萬元，竟然會很歡喜，可以想象香港的樓價瘋狂至甚麼地步。

政府為住宅物業交易引入15%的劃一從價印花稅新稅率，客觀效果是業主在換樓時需要繳付龐大的稅款。

現在出現的問題是，即使二手住宅物業的業主最終可獲退稅，但要在6個月內出售其原本的居住單位，時間實在太短，對於換樓的業主來說是很大的風險。所以，涂謹申議員提出修正案，要求延長換樓退稅的豁免期至9個月或12個月，以減低換樓業主面對的限制，讓他們在購置新物業後，有較多時間出售原有物業，無須冒過大風險。

這些外圍因素，世界上任何政府均難以一下子控制，但長遠而言，政府主要可從本地樓房供應上着手，例如定期調整公私營房屋比例，增加公營房屋的供應量，以滿足本地市民大眾的需要，資助出售房屋的價格不再與市場掛鈎，不要令市場"火上加油"。

在這種情況下，投資市場仍可繼續存在，投資客可繼續購買物業投資，但想安居樂業的本地市民則多了一項選擇，不會被任由宰割。主席，我注意到新政府的局長上任以來，都集中談中短期的改善房屋問題的措施，包括引入"社企劏房"，昨天又談到"七十二家房客"，沒有提及我剛才提到的房屋供應上的一籃子措施和方案。當然，局長可能沒有時間說，或"滿肚墨圈"也不一定，我也洗耳恭聽，希望他可以告訴我們。

主席，我只聽到他描述，沒有聽到他具體指出哪些方面有欠完善。這即時令我想起上星期我也面對同樣情況，大家都爭取小巴增設座位，政府只同意由16個增至19個座位，而非增至20個座位，但有議員在我提出由16個增至20個座位的修正案後很快退縮，只願意接受增至19個座位。

主席，我們想提出的是，我們關注國內的人權狀況，關注一位這一兩天隨時面對人生終結的末期肝癌患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先生。議員政見有不同不奇怪，但說話不用太涼薄，黃定光議員說出如此涼薄的話，我不知道他是一時意氣，還是他真的有這種想法。主席，針對此議題，我支持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至於周浩鼎議員的修正案，我們原則上也是支持的。當然，我希望聽到他解釋，黃定光議員所指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與他的修正案之間的很大分別究竟為何，然後再作考慮。

老實說，我支持《條例草案》，並不表示我支持這個不堪入目的政府。香港的房屋情況，就如有人患癌，但政府不是醫治癌症，而只是給予一粒止痛藥，又如有人流血，只給予一塊膠布。

主席，我跟石禮謙議員很少持相同意見。十三年前，我在本會發言時不斷罵地產霸權，但到了今天，我有點懷疑這是否還叫得響。對於石議員所代表的地產界，我也有點同情。

地價沒有最高，只有更高。

香港的地產商很聰明，李嘉誠先生早在十多二十年前已開始撤資，而在數大家族中，姓郭的那家有一位現正坐牢。所以，我真的不認為現時華資地產商如何風光。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石議員代表的華資或英資地產界有多坎坷，他最清楚，不過我們身為旁觀者也感受得到。今天的房屋政策那麼差，政府完全沒有責任嗎？

多年來，這個不堪入目的政府有沒有放棄過高地價政策？"林鄭"當特首，找來了一批新官員，包括坐在我對面的陳局長，他的新政策聽起來真的令人"耳目一新"。

政府原來無能至此，沒有任何新方法，只是對市民說要推出更多"劏房"。

對於大多數香港人來說，這是痛苦的，但對於石議員背後那些賣一手樓的老闆來說，則沒有甚麼所謂。政府不承認，但地產代理告訴我們，現時有能力購買一手樓的人，很多是國內人士。

新政府仍然是一個不堪入目的政府，沒有甚麼改變。

可否增加土地供應？每年或每季賣地時，政府都有作出計算。

政府沒有能力供應土地，應付不了地區勢力，亦無法增建公屋或居屋，甚麼都做不到；當有土地拍賣時，就被那些紅色資本家一幅一幅的買走。

政府內部已有足夠的"劏房人才"。

主席，我們明白推出樓市"辣招"旨在遏抑炒風。

現時本地二手樓市一潭死水，無人問津，所有人也轉至購買一手樓；當中固然有很多原因，容我稍後再作闡述。

就此，我在6月份曾再次去信政府，政府卻回覆說不能接受我的建議。同時，政府抱有一種想法，就是如果作出任何舉措上的改動，也有機會釋出一種"減辣"的信息，從而影響樓市運作。

我現在回應尹兆堅議員剛才向我提出的問題。

我亦清楚涂謹申議員在法案委員會的商議過程中有下過工夫，他亦關注《條例草案》的進展，這是我親眼目睹和必須承認的。尹兆堅議員剛才問到，既然我們的修正案目標和原則一致，為何民主建港協進聯盟要選擇在表決時反對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而支持我提出的修正案？

其實，雖然我與涂謹申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原則和目標一致，但當中有一個分別。

我明白不同人有不同想法，我們在黨團中亦曾進行討論，認為省掉這項申請安排，可能會令效果更加直接。

畢竟我們的原則和目標一致，同樣希望把6個月期限延至12個月。我重申，當中的分別只在於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多了一個向政府申請延長期限的步驟，而我的修正案則建議無須申請，直接將寬限期延長至12個月。不論最終是我還是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我認為也是跨黨派取得共識和共同解決問題的重要一步，對今屆政府而言也是一個好開始。

但是，"辣招"歸"辣招"，以"辣招"來控制需求，正如涂謹申議員所說，其實只是在買時間，只是短期措施。客觀上而言，這顯然促成扭曲市場的現象。

難道要等樓市返回2003年的情況？屆時可能要出"陳十招"或"陳十一招"來解決樓市問題。

我們也要考慮，如果在"辣招"推出後要加"辣"，正如涂謹申議員及其他同事所說，怎能在推出"辣招"的過程中，把其傷害相對地減至最少？

究竟政府有否尋根究底，"辣招"導致樓價上升的根源為何？可能大家也知道，土地供應不足、市場上不能提供足夠的房屋供需求者購買，在求過於供下樓價便一直上升。政府要增加更多用作興建私人樓宇的土地，以應對這方面的需求。張炳良局長在其10年《長遠房屋策略》中說，私人樓宇供應一直達標，但公營房屋的供應，至今已有5萬個單位的缺口，能否提供土地興建其他樓宇也是未知之數。

"港人港地"是最好的例子，賣樓的時候寫明地價，政府說一定要令香港人有置業機會，所以便以賤價，如每呎5,000多元地價賣樓，但現時的樓價是多少？

如果政府以為透過地契便可以約束地產商，數十年經驗告訴我，政府哪有這種本事？

"港人港地"的限制包括，買家必須是香港市民，也有入息限制、買賣限制及轉手限制。這是政府為市民提供可負擔房屋的最容易及一直沿用的工具。

在土地供應方面，我希望陳帆局長明白，如果政府今天面對這種處境卻不願意扭轉土地供應比例，仍然像過往梁振英及陳茂波年代所主張的，繼續把私人樓宇的土地供應，送給深圳海航城或大陸的強勢地產集團，政府仍會令一些香港人"無瓦遮頭"。

其實，我建議的方法很簡單，只要香港房屋委員會同意，所有想放租的業主可以向政府申請。

第二，在租務市場上，政府一定要提供各種不同選擇，令整個租務市場被遏抑下來。

這是最有效、最有利及最佳的方向。

坦白說，如果大家把"辣招"的作用定性為遏抑樓價，相信在座所有同事或市民大眾都知道是無效的，因為事實上樓價一直在飆升。可是，大家看回有關"辣招"的文件便知道，它的原意是旨在透過打擊短期投機，遏抑外來需求及減低投資需求。如果針對這3點，"辣招"有一定的作用，最低限度可如同事所說，買到時間讓政府推行一些土地和房屋政策。

大家可以憑認知去理解，就是觀察地產代理的反應。大家記得在數年前首次推出"辣招"時，地產代理的反應很大，他們擔心會影響生意或令行業步入寒冬。可是，過去一段時間已經說明，縱使交投量不及數年前熾熱，但現時的交投量仍足以為他們提供生存空間。

我正在物色樓宇，並在過去一段時間看過不少二手樓宇。其實，二手樓宇的交投量並不是很差。很多有能力支付首期的人，無論是靠家人幫助或自行儲蓄，都會選擇購買二手樓宇，因為這些樓宇始終座落於已發展的市區範圍，並有良好的交通配套和設施，新屋苑反而未必有良好的配套。因此，二手市場並不是那麼差，地產代理商依然可以維生。代理主席，香港回歸20年，經濟有起有落，樓市曾否下跌？樓市除了在1997年後1998年的金融風暴和2003年的SARS曾經下跌外，樓價整體上都是上升的，特別是當2008年多個國家均實行量化寬鬆政策，全球充斥熱錢，我們的國家甚至其他國家均有到世界各地進行投資活動。在樓宇市場相對開放的情況下，香港的樓價自然無可避免地因投資而被推高。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公布的最新數字，5月份私人住宅樓價指數為333.1，已經連續上升14個月，在過去14個月累計升了22.73%。單計今年首5個月，樓價便已上升8.36%，即是說在半年間已經上升一成。

試問過去20年有多少家庭的收入出現雙倍增長？兩倍是一個很誇張的數字。

對於一些無法負擔首期，又沒有家人幫忙而要向地產發展商借錢購買一手樓宇的人，他們最終可能換來一身債。如果日後樓市出現波動，他們將是最沒有抗逆能力的一群。

我相信其有效時間將較上次"辣招"更短。

在這種情況下，我擔心本來預計這15%新稅率的有效時間會維持一兩年，但在剛性需求的推動下，有效時間可能會更短，又或是投資者進一步把時間壓縮，例如提早調高賣價，在在都會導致出現上述情況。代理主席，上星期有地產公司公布樓價指數，與官方公布的數字一樣，同樣創新高至160.26。

此外，是有關空置稅的問題。我從一些社評或專家文章得知，其實徵收空置稅是有幫助的，因為此舉最低限度會令那些持有多個單位或單位並非作自住用途的業主，盡量將所持單位推出市場出售或出租，從而增加單位的供應量。

這樣才能真正有助進一步遏抑樓價，令有需要的人士能夠在可負擔的能力範圍內"上車"，令他們真正可以安居樂業。不得不提的是，縱使大家也明白土地與房屋的供應量十分重要，但當談到尋覓土地時，無論是開山填海或開發郊野公園邊陲的綠化地帶，議員都會不斷提出質詢和反對。究竟香港如何能夠同舟共濟地解決問題？抑或有人認為應採取某些政黨所推崇"各家自掃門前雪"的做法，總之"我要我的郊野公園，我要我的綠化地"，其他的便無須多說，這樣香港的房屋問題將永遠無法解決。

代理主席，我本來打算一開始發言便表示贊同郭偉强議員剛才提述的大部分觀點，甚至讚賞他能夠洞察社會上很多矛盾，但很可惜，郭偉强議員直到演辭尾聲仍沒有就我們最關心的土地使用問題，尤其是使用綠化地的問題，作出清楚表述。

石禮謙議員剛才發言時表示，民主派如果支持"辣招"，便等於支持梁振英。

說到前特首梁振英，他經常標榜自己的房屋政策，更自誇自擂表示5年來，處理房屋問題是他最突出的政績，可以做到他口中的"標本兼治"。梁振英亦多次重申，他的房屋政策"有為"，而成效亦遠超前屆政府。不過，正如大家所知，前特首最出名的是語言"偽術"，所以我們當然要拆解一下，他是否真正有效地處理香港的房屋問題？

差餉物業估價署的物業租金指數顯示，2012年6月的指數是142.4，今年2017年5月的數字已上升至180.8，升幅為27%；物業售價方面，2012年6月各類單位售價指數為205.1，2017年5月是333.1，升幅達62.4%。我相信即使不是火箭科學家也知道，此等數字絕對令人吃驚，甚至令人憂慮。

面對熾熱的樓市，上屆政府確實曾經推出買家印花稅、雙倍印花稅、額外印花稅等措施，希望單從遏抑需求上着手。但是，很可惜，客觀事實是，該等措施最終只是令二手樓價急升。

自從政府7年前首次推出以印花稅作為需求管理的"辣招"以來，每次推出"辣招"，香港住宅物業的平均呎價一定會經歷4個月至15個月不等的升勢。以2010年11月推出額外印花稅為例，全港平均樓價即時攀升，由6,400元上升至2011年5月的7,400元。

我希望新上任的陳局長一定要作出檢討。我又有另一組數字想提出來跟大家分享。根據美聯物業統計的二手樓宇買賣註冊宗數，在2010年剛推出額外印花稅時，二手買賣約有123,000宗，相比同年的一手買賣只有12,900宗；123,000宗與12,900宗的差距確實很大。

實際上，一手樓價急升，與地產商的寡頭壟斷有直接關係，亦必然與一手樓宇的發展商能夠推出種種措施，鼓勵、吸引買家入市有關。代理主席，我必須指出，上述批評是我們由衷而發的；我們同時亦理解，如果今次貿貿然否決了"辣招"，可能會對市場帶來一定衝擊和影響。所以，我們不是完全心悅誠服地贊成政府今次提出的修訂"辣招"，我亦希望陳局長日後能夠認真考慮，當局是否除了"辣招"之外，已沒有其他板斧處理日益上升的樓價？

在這問題上，我覺得無須"一本天書讀到老"，而我更期待陳局長能夠廣納相關的構思。此外，在眾多板斧之中，還有我剛才開首提及、由前特首提出的"港人港地"措施。

在這問題上，我認為立法會應該從市民的角度考慮。

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應該先作有限度放寬，再觀察市場交投量會否變得稍為活躍，令市民的束縛有所放寬，並在合適時候再作檢討。

代理主席，《2017年印花稅條例草案》旨在引入新住宅印花稅，該稅種簡稱NRSD。自2010年起，本會已通過多項新的印花稅，包括額外印花稅、買家印花稅及雙倍印花稅。這些印花稅改動的政策目的究竟為何？其實，我至今仍不清楚：究竟是打擊炒賣活動、減少非香港人買樓的情況，還是遏抑樓價？很多同事曾嘗試利用各種經濟理論來分析香港的樓市，但我可以大膽說一句，所有經濟理論均不適用於香港的住宅物業市場。

翻看相關統計數字，在2010年1月至2017年5月這7年間，香港的住宇物業價格平均上升了140%，小型單位的樓價更飆升167%。

我信奉自由市場，所以我認為要解決樓市問題，便必須有更積極的態度，即政府的取態至關重要。舉例而言，德國政府把住宅樓宇定位為必需品市場，而不是商品市場。

如果政府覺得住宅樓宇是必需品市場，便必須大力參與其中，包括增建公屋、大量增建居屋，以及恢復夾屋供應。

倒不如響應政府現時所說，把資源投放在高新科技上，發展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等。

繼續投資在地產之上？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恢復二讀。

需求根本一直存在，而且更是剛性需求。

即使發展商都認為，平穩的市場應該有正常升幅，但也不應像現時的情況般。樓價上升，其中一個原因當然是這些"辣招"，但我們知道樓價升跌受很多因素影響。

政府在數年前表示，未來10年可以供應48萬個住宅單位，我們一聽都知道根本不可能做到。

大家都知道，現時土地價格已升至離譜的水平。

當然，金管局的出發點，是要保障銀行金融體系。

如果政府再推出"雙辣招"遏抑二手市場，我相信未來置業的難度會越來越高。最後當然包括外來因素。非本地資金令香港的物業需求大增。

然而，外資尤其是國內資金有時候會一次過付清樓價，根本無須承造按揭。

在此情況下，政府如何協助香港人置業？

因此，"辣招"措施根本只會攪亂整個市場生態。

下次發言時，我會談談修正案的問題。

我亦感謝不同團體代表及公眾人士向法案委員會表達對《條例草案》及各項需求管理措施的意見。對於各位議員的意見和聲音，我聽得非常清楚，亦表達感謝，但個別議員的言論存在偏差。涂謹申議員剛才引述特首的說話，提到居者有其屋定價與土地供應的關係。我想在此澄清，特首所指的是，如果有適當土地供應，以及在不影響現時公共出租房屋及居屋供應的前提下，會建造中產家庭可以負擔的港人首置"上車盤"，重燃置業希望。我深信在座各位都非常清楚明白，長遠的房屋政策必然要從供應入手，積極開拓土地，包括填海造地。

無論如何，現屆政府有決心盡最大努力，覓地造地建屋，為市民提供適切的居所。在供應受到限制的前提下，需求管理措施是當下必須的應對安排。個別議員在審議《條例草案》過程中，表示對於政府推出的各項需求管理措施的成效存疑，包括《條例草案》所提出的15%新住宅印花稅，質疑是否有需要"加辣"。因此，我必須在此清楚說明政府推出新住宅印花稅的背景。近年由於房屋供求失衡，加上處於超低利率和資金充裕的本地和外圍環境，導致香港物業價格持續上升，偏離經濟基調，樓市泡沫風險高企。為了從根本解決供求失衡，政府制訂《長遠房屋策略》，以"供應主導"為本，致力開拓土地和增加房屋供應。不過，由於增加供應需時，因此政府亦同時實施多輪需求管理措施，通過增加交易成本，打擊短期投機活動、遏抑外來需求和減低投資需求，以穩定物業市場，減低樓市過分熾熱所帶來的風險。這些措施取得一定成果。本地住宅物業市場在2015年年底至2016年年初亦經歷短暫的冷卻。不過，在供求情況仍然緊張及美國一再延遲加息的情況下，樓市自去年4月明顯反彈。住宅物業市場——尤其是中小型單位市場——在去年第三季重現亢奮跡象，價量齊升，且升勢逐步加劇。樓價在去年9月和10月的按月升幅分別是3.1%和2.7%；而9月的住宅物業成交宗數高達7,800宗，是自2012年10月以來的新高。更令我們關注的是，投資需求重拾升軌：涉及須繳付雙倍從價印花稅的住宅物業交易宗數，在9月升至2,600宗的紀錄新高，佔住宅物業交易總數近三成。這些數據顯示樓市再次偏離經濟基調。政府不能對樓市價格的螺旋式上升視若無睹。若政府不及時採取果斷措施穩定樓市，任由泡沫風險進一步加劇，最終會帶來代價非常沉重的調整，危害本港整體宏觀經濟及金融體系穩定。正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政府經慎重考慮，決定在去年11月4日宣布推出新住宅印花稅，目的是藉着提高住宅物業交易的從價印花稅稅率至劃一的15%以增加交易成本，從而減少對住宅物業的投資需求，防範樓市泡沫風險進一步惡化。為了優先照顧香港永久性居民的置業自用需要，新措施仍沿用雙倍從價印花稅機制下的豁免安排。如果買家是代表自己行事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而在取得相關住宅物業時並無擁有任何其他香港住宅物業，有關交易則可繼續按較低的第2標準稅率繳交從價印花稅，不受15%新稅率的影響。我們亦同時維持現時為以"先買後賣"方式轉換其唯一住宅物業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而設的退稅機制。今年上半年，須繳付雙倍印花稅或新住宅印花稅的住宅物業交易宗數為每月平均580宗，較去年9月至11月推出新住宅印花稅前的每月平均2,350宗下跌約七成半。

從上述數據可見，各項需求管理措施都達到預期的成效，有效遏抑短期投機活動、減少外來需求和投資需求。然而，樓價受多項本地和外圍因素影響。這些因素剛才各位議員都提到，包括房屋供應和需求變化、環球和本地經濟前景、美國利率正常化的步伐，國際流動資金情況等。在全球低息、信貸寬鬆及資金充裕的大環境下，樓市熾熱，樓價與市民購買力脫節，並非香港獨有的問題，世界上許多大城市，例如悉尼、溫哥華和多倫多，都面對同樣的挑戰。香港屬於細小外向型的經濟體，在今天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環境下，更容易受到影響。因此，我們確實有必要採取需求管理措施，紓緩供求失衡的問題。事實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今年1月就香港所發表的報告中，亦肯定特區政府應對熾熱物業市場的相關措施，包括各項需求管理措施。我強調，需求管理措施在目前供求失衡、關係緊張的情況下，是應對過熱樓市的其中一項適切有效措施。政府會繼續致力透過各項短、中、長期措施增加公私營房屋的土地供應，從根本長遠解決供求失衡的問題，回應市民自置居所的需求。政府在《條例草案》審議期間，一直聆聽法案委員會、相關持份者和市民的意見和建議。其中，法案委員會和公眾強烈關注到，在推出新住宅印花稅後，以一份文書取得多個住宅單位的交易有上升趨勢。他們認為，這些"一約多伙"式交易明顯具投資意圖，不應獲得豁免繳付新住宅印花稅。為了回應法案委員會及公眾的關注，政府在今年4月11日宣布，收緊新住宅印花稅機制下為香港永久性居民提供的豁免安排，以免有本地買家透過"一約多伙"的方式來迴避繳付新住宅印花稅。政府亦已在今年6月向立法會提交《2017年印花稅條例草案》，以落實經收緊的豁免安排。有關《2017年印花稅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亦正在進行中。另一方面，因應法案委員會的意見，政府亦會就《條例草案》提出技術性修正案，令相關條文更加清晰易明。有關修正案不會對《條例草案》的內容造成任何實質改變。主席，在法案委員會審議《條例草案》時，有委員建議放寬現時為"先買後賣"換樓人士而設的退稅機制，包括一容許換樓人士先按基本的第2標準稅率繳付從價印花稅，餘額則以銀行擔保代替；以及二將退稅機制下處置原有物業的法定時限由6個月延長至9個月或12個月。剛才議員發言的時候亦有提到這些建議。我們理解，議員希望通過上述措施方便換樓人士，讓一些缺乏足夠現金流的小家庭可以較容易換樓。不過，我們多次在法案委員會向委員解釋，在考慮應否放寬現有退稅機制的規定時，政府必須考慮有關建議對整體樓市的影響，並在照顧香港永久性居民換樓需要與保障需求管理措施的成效之間取得適當平衡。雖然有關建議的原意是為了便利真正換樓的用家，但如果我們放寬退稅機制，容許換樓人士以銀行擔保繳付印花稅，或延長處置原有物業的期限，可能會招致一些並無實質意圖出售原有物業的業主，藉換樓之名拖延繳付印花稅，原因是有些樓花遠期成交期可以長達30個月，業主或會趁機持有多於1個住宅物業一段長時間來圖利。我們擔心，這建議會削弱新住宅印花稅在減少投資需求方面的成效。再者，過往經驗顯示，任何放寬現有豁免安排或退稅機制的舉動均可能被市場趁機炒作成政府"減辣"的信息，導致樓市更為熾熱。面對目前已甚為熾熱的樓市，政府必須審慎行事，避免向市場發出錯誤信息。因此，經過多番慎重考慮，我們認為不適宜放寬退稅機制的要求。主席，涂謹申議員和周浩鼎議員均就延長退稅機制下處置原有物業的期限提出修正案。此外，涂議員亦提出修正案，建議在《印花稅條例》附表1訂明地產代理無須負上繳付新住宅印花稅的法律責任。我們會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進一步解釋政府對這些修正案的回應。主席，我謹此陳辭，懇請各位議員支持通過二讀《條例草案》，並在隨後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支持通過政府提出的修正案，以便政府早日落實新住宅印花稅措施。